數年前，政府曾成立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處理有關問題，但很可惜，最後的建議卻是"有頭威，無尾陣"，市民看不到年老後有何保障，亦無法感到安心。

主席，根據政府統計處的估算，在2018年，全港約有55萬名60歲至64歲的初老長者。面對未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政府便打他們主意，叫他們繼續工作，說會推出銀髮就業措施來協助他們，並發展銀髮經濟來拓展內需。我個人認為當然可以這樣做，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既要推動他們工作，但卻沒有提供任何額外保障和支援，試問這跟推他們落火坑有何分別呢？政府推動他們加入勞動市場，會否增加他們被剝削的機會呢？這便是政府在長者綜援一事上被人批評為涼薄的原因，因為社會根本看不到政府有心協助這群長者為就業作好準備。最簡單的例子是年齡歧視。平等機會委員會在2014年至2016年進行了一項研究，報告結論指有理由相信香港職場確實存在年齡歧視問題；而平機會亦在報告內提出一些具體建議，希望政府為立法作準備，以支援長者就業，但結果是政府連一項建議也沒有實行。然而，今天政府表示要釋放勞動力，要長者就業，否則便要輸入外勞，這些做法其實頗為荒誕，更置長者於不顧。因此，我強烈要求政府盡快研究就年齡歧視立法，否則所有長者就業措施只是空談而已。主席，政府和局長經常說，政府有提供支援；政府有專門計劃協助初老長者找工作；勞工處有中高齡就業計劃，當中有很多空缺，而且亦有向僱主提供在職培訓津貼等；因此不能說政府沒有做事。可是，要一名初老長者跟中年人爭奪一個工作崗位，這是否可笑呢？這本身已是一個問題，因為中年人與長者在身體狀況、條件、對時間的掌控、精力等方面均完全不同。好了，即使僱主不介意年齡，唯才是用，但他們也得考慮成本。

如果沒有，又怎樣叫人做呢？

可是，日本和新加坡有制度、有法規保障長者就業。例如新加坡有一項《退休與重新僱用法令》、日本就有《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在社區又有銀髮人力資源中心，安排60歲以上人士就業。但是，在香港基本上是零支援，試問又如何叫長者再就業呢？如果政府有誠意促進銀髮就業，我希望它先跟僱主協商，制訂措施、"鋪"好路，不要令我們的長者朋友擔驚受怕，或者奔波勞碌地找工作。當然，政府跟我們在理解法定退休年齡上有一個很大的差距。過去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將法定退休年齡理解為，工作到這個年齡便須停下來，不可再工作，如果再工作，就是犯法。但是，我們在參考新加坡和日本的法例後的理解是，剛好相反，法定退休年齡是保障你可工作到某個年齡，在這個年齡之前，不應被解僱，而超過這個年齡也可以繼續工作。所以，在法定退休年齡上，政府和民間有一個大相逕庭的看法。主席，根據資料，年長工人的薪金一般較低。在2015年，年長工人的每月收入中位數只有1萬元，較整體工作人口的收入低33%。因此，對長者，尤其是對60歲至64歲長者的支援，應該更全面，以惠及他們的一般生活。

此外，一些申領長者福利的合資格年齡，其實也不必"一刀切"定為65歲，因為60歲至64歲的初老長者其實也有一定的需要。因此，我希望現有的社會福利措施能夠涵蓋他們，例如長者醫療券、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及長者綜援等。長者咭也可以涵蓋60歲至64歲的長者。政府事實上是可以在行政、金額，以至受助範圍等方面，訂定一些級別或不同分級，這樣就不會一下子構成很大的財政負擔，但又可以支援這群初老長者，比起現時任何支援也沒有，一定是更好。主席，最後我想提出的是，不是每個長者也想工作至身體勞損、支撐不了才停下來。有些長者也希望早點退休，享受一下真正充實的生活，例如現在有很多長者做義工。我參加很多活動，最傑出的長者，或者服務時數最多的義工，很多時候也是長者朋友，既可過簡單而且慢活的生活，又可以幫助別人。因此，政府在支援就業以外，其實也應該提供資源去舉辦合適的活動，令初老長者即使真的退休，也可以退而不休，有更多機會服務社會。主席，大家都聽聞過瑞士有一間時間銀行，其實這個概念十分好，現在只有在將軍澳有一項"織福——長者互助發展計劃"正在落實。但是，我們認為這類計劃值得政府廣泛推行，而不單是在某個小區推行，因為很多長者都希望累積一些服務時間，當他們年老需要服務的時候，可以用這些時間來換這些服務。主席，當然，除了資源、培訓或就業培訓外，我們的長者朋友也可以參加很多鄰里互動活動或社區保姆照顧服務等，這些也可以增加他們做義務工作的機會。

我的同事會就個別對60歲至64歲的長者支援再作補充，我會留待在大家辯論後，再發言回應，多謝主席。

為60歲至64歲這組群人士進行健康評估的目的是預防勝於治療。過去亦有報告指出，我們大約在65歲後開始便會有不同的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這些比較高風險的疾病。

我認為香港政府意識到問題所在，有方向，但沒有實際行動。現時香港，尤其是嬰兒潮一代已經進入我們所謂的"初長"，即是剛剛成為senior，但只是very junior的senior，80歲才屬於年邁的長者。

除了如何解決跨世代互相配合、分享知識的問題之外，現時香港很多所謂"初長"正面對甚麼問題呢？我從2013年起至今，一直建議財政司司長設立"銀髮創業基金"，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亦不斷提出，甚至到廣東省向他們提出，如何為香港一些剛退休的人士提供較多基地，其實他們仍然精力充沛，這亦是長者重新就業的機會，可能是創業、可能是自僱，又或是真正有能力退休的人，我們如何令他們開心地退休？所謂長者友善政策，包括他們可以再生產，可以是消費者、服務提供者和服務需要者。八十歲屬年邁長者，不過在我的義工團隊中，有一位108歲的長者仍然腰骨挺直地走到台上，從我手中接過獎狀。因此，我們現在真的不應該再說甚麼年齡歧視，我們除了要尊重所謂長者之外，更要善用他們的豐富資源，包括重用他們的分析能力。

即使60歲不是太年老，即使當局鼓勵就業，但當局欺負長者的情況擲地有聲，令香港人知道我們現時要面對一系列政策，這令我們非常擔心。

然而，問題在於整個特區政府的安老政策有多照顧長者。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竟有超過100萬貧窮人口，這已是非常丟臉的事。

小時候，我們學習"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是我們小時候已經學習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也是自小學習的一種傳統，我們要照顧、尊敬長者。可是，立法會今天竟要卑微地提出一項議案，指出政府收緊長者門檻後，長者綜援受到影響的問題。主席，這是一個重大的警號。我們實在不知道，是否每次都要有同事提出議案或社會有很大的聲音，特區政府才會"跪低"。

同時，60歲其實已踏入我們所謂的"初老"，又或是梁美芬議員所說的"初長"，這個也對。其實，尊敬應由心而發。

正正因為政府開局做得差，甚麼不好做，竟然搞長者，還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們當然看到，今天長者在香港的確是命苦的，我認同鄺俊宇議員所說，很多人到60歲便會"被退休"。或者我首先也要申報，我已經62歲，可能與這項議案的內容直接有關，雖然單是談論，不會涉及甚麼利益，不過，說到"被退休"，我便是一個例子。當你工作至60歲，你所屬的機構或老闆要求你退休，其實你別無他選。

如果60歲至64歲的人找我們幫忙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這群長者其實已工作至五癆七傷；如果他們身體壯健，仍然有精力能夠工作，當然寧願工作。

很簡單，他們從雲端上看下來，發現香港人口老化，勞動力減少，那麼多人在60歲"被退休"，這樣的話，若每個人均申領綜援可不行，一定要令他們外出工作。他們不再是需要照顧的人，突然變成在綜援政策下的健全人士，需要工作，而綜援的申請門檻要提高，資產上限要更低，政府每月提供的金額要更少，津貼則全部取消。

是沒有邏輯的，因為在綜援制度下，以前如果你未夠60歲，你便是健全人士，包括小孩，全部不合資格。

他們有成員在行政會議，在這裏亦佔大多數。

"'西環'吹雞"嗎？

政府官員自己有沒有去過這些私營安老院？他們做得出嗎？

這群市民可以說是年青長輩，假如體魄依然強健，有氣力的話，絕對可以繼續工作，好像我們特首林鄭月娥、司長張建宗，以至多位立法會議員，包括我本人，也是年過60，依然勝任工作。不過，並不是每位長者也是如此。對一些經常勞動的人士來說，他們60歲時，身體往往會轉差，繼續工作便會令身體的毛病惡化。因此，他們在這個時候退下來，是合適不過的。這群退休長者沒有工作，沒有收入，問題隨之而來。正如今天的議案指出，市民60歲退休後，在就業、福利、醫療、交通等方面均遇到不少問題。其主要原因是，現時社會大部分長者服務及福利均以65歲為門檻。即是說，這群從職場退下來的長者，要等待4年才可以享受福利。假如有退休人士本身有豐厚積蓄，相信這4年不難渡過。但是，對於一些本身已經足襟見肘的基層長者來說，他們退休後能取得的強制性公積金不多，甚至大部分已被僱主對沖，所餘無幾。他們要渡過這4年時間，便只得一個字——"捱"，其間還要"望天打卦"，祈求自己千萬不要患上大病，否則連"棺材本"也會花掉。我最近跟一位醫療界人士傾談，知悉原來退休人士很容易患上退休綜合症。他們一向健康良好，很少入醫院。但是，當他們從職場退下時，便會一反常態，常常感到精神萎靡、失眠、頭痛，到醫院檢查發現其實一切正常。相信大家也很明白這些症狀出現的原因是他們對未來感到擔憂、焦慮、恐懼，甚至有抑鬱的情緒。退休本是一件開心事，但是，長者竟然患上退休綜合症，反映我們的社會沒有為長者退休作充足的準備。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認為，要令長者退休後可以安枕無憂，特別是那些年屆60歲至64歲這段尷尬時期的長者，就必須協助他們有備而退。我們建議政府從以下3方面完善現行長者政策。首先，當務之急就是必須填補60歲至64歲這段福利真空期。香港人均壽命不斷延長，男性和女性平均壽命分別高達82.5歲和88歲。在60歲剛退下前線的長者固然要有健康身體來迎接未來20多年的新生活。因此，我們倡議衞生署轄下長者健康中心接受60歲市民申請入會，鼓勵他們參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之餘，同時提供免費全面身體檢查，涵蓋多項基本的高危疾病，例如肺癌、大腸癌，認知障礙症等，以便盡早發現患者和立即提供合適治療。

因此，我們認為應該將2元長者乘車優惠的合資格年齡下調至60歲，鼓勵他們從家中走出去，參與社區活動、做義工、探訪親友，藉此幫助他們建立自己興趣和擴大其社交圈子。這樣對他們的健康有好處。其次，政府必須盡快訂立明確的長者再就業措施。

長者重投職場，難度非常大，大家可想而知。就這方面，我留意到勞工處推出一些計劃。但看實質數據，成功就業個案少之又少。

因此，政府必須改善現行支援長者就業的政策。我們認為最實際的做法是向僱主提供合理津貼，鼓勵僱主聘用長者。現行中高齡就業計劃下，僱主只獲發每名僱員每月4,000元津貼，而且設有期限。這種蜻蜓點水式不痛不癢的支援，實在難以起重要作用。此外，當局亦應研究立法禁止職場年齡歧視，勞工處亦應宣傳就業平等信息，加強公眾對消除職場年齡歧視的認識和重視。第三個方面是支援長者有足夠的生活費用。對所有人而言，"有錢旁身"才會有實際的安全感，但目前申領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及長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的合資格年齡均為65歲。對於這些沒有收入並介乎60歲至64歲的退休長者而言，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民建聯一直倡議，政府不但要把這些福利津貼申領年齡下調至60歲，而且還要積極維護他們晚年的生活，讓他們無需為錢而憂心。我們亦多走一步，建議政府豁免長者自住物業繳付差餉，讓他們可以有多些錢旁身。

我們期望政府能設身處地，為未來龐大的長者人口多加設想。就今天多項議案及修正案，民建聯支持原議案的各項建議。對於李國麟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鄺俊宇議員的修正案，我們認為3項修正案補充了原議案的建議，民建聯會支持。至於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由於他提出以社會保險形式設立全面退休保障制度，我們對這項建議有所保留，因此會投棄權票。

相信大家都留意到，不時有報道指香港是長壽之都。正如剛才多位議員特別提到，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在2018年，香港男性的出生時預期平均壽命為82歲，而女性更達88歲。到2066年，男性和女性的預期壽命更分別上升至87歲和93歲。屆時，65歲或以上的人口將達259萬人，較2018年的約130萬人大幅上升1倍；60歲或以上的人口更將由181萬人上升至297萬人。本港平均壽命和整體健康質素提升，越來越多年長人士投入勞動市場。其中，60歲至64歲這個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在過去10年顯著增長，由2008年的32%上升至2018年的47%；就業人數亦由2008年的約95,000人大幅增加近兩倍至2018年的250,000人，遠超整體就業人數同期的8%增幅。上述數字一方面顯示越來越多這個年齡組別的人士仍活躍於勞動市場，另一方面亦反映越來越多僱主願意聘用他們。香港的情況與世界趨勢很吻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定期為各成員國發布名為"較年長人士退出勞動人口的平均實際年齡"的指標。根據2017年的數據，以男士為例，英國的相關年齡為65歲，美國為67.6歲；一些鄰近香港的亞洲國家就更高，日本為70.6歲，南韓更達72.9歲。隨着人均壽命延長，延後退休的趨勢未來相信會持續。政府一直按年長人士不同的身體和經濟狀況，提供適切支援，涵蓋就業、現金援助、護理等多個範疇。郭偉强議員的原議案及不少修正案在就業支援方面着墨較多。事實上，政府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策略，一方面加強年長人士的培訓和持續進修，促進他們就業；另一方面亦為他們提供多元化的求職支援服務，鼓勵僱主聘用年長人士，並加強推廣友善對待年長人士的僱傭措施。就年長人士的培訓和持續進修而言，僱員再培訓局現時提供約700項涵蓋28個行業範疇及通用技能訓練的培訓課程，亦有專為50歲或以上人士而設的課程及支援服務，以提升年長人士的就業能力，協助他們按個人的意向投入就業市場。此外，年長人士亦可利用持續進修基金提供的培訓資助持續進修。在年長人士求職及僱傭支援方面，勞工處去年9月已優化中高齡就業計劃，調高在職培訓津貼，鼓勵僱主聘用60歲或以上求職人士。勞工處亦一直鼓勵僱主依據"不論年齡，唯才是用"的原則，評估應徵者或員工的工作能力。就此，勞工處發出名為《消除就業方面的年齡歧視》的僱傭實務指引，提供一套完善的處事方法供僱主參考，從而消除招聘和在工作場所中的年齡歧視。如果長者在退休後再度就業，可再次享有在勞工法例下所提供的一系列福利和保障，不會因為他們曾離開就業市場而減少；有關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安排亦然。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供的資料，《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已明確規定，除非僱員為獲豁免人士，例如非建造業或飲食業而僱用期少於60日的僱員，否則僱主必須安排年滿18歲至未滿65歲的僱員參加強積金計劃。換言之，60歲至64歲的年長就業人士同樣受到保障。僱主如僱用60歲至64歲的年長人士，僱主必須安排這些僱員參加強積金計劃並作出強制性供款。如果60歲至64歲的年長人士曾退休並因此而提取強積金，但日後改變主意重投職場，他們將可重新參加強積金計劃作出供款，繼續增加其退休儲蓄。政府除鼓勵有工作能力的年長人士投身勞動市場外，亦非常關顧沒有經濟能力應付生活所需或體弱的年長人士，並致力在現金援助、護理、醫療服務及其他相關範疇，為他們提供適切到位的支援。當然，面對人口急促高齡化，政府亦必須審慎運用公帑，以具針對性的原則提供適切的支援。

主席，我首先想藉此機會再次感謝一群為香港奉獻一生的"老友記"，如果沒有他們以往的辛勞和付出，恐怕沒有今天的香港，沒有今天的我們。我也非常感謝郭偉强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讓大家集中討論香港的長者政策。不過，說實話，勞工及福利局這一年的政策可謂連番失誤。我與局長不甚熟稔，局長加入政府前是立法會議員，也是學者，但我認為他進入勞工及福利局後思維大倒退，竟說出甚麼長者有120歲壽命的話。我不知道局長是否永遠待在天空上，不願意"落地"，完全看不到香港"老友記"現時的困難和苦況。

主席，特區政府現時的長者政策除了非常保守，更完全沒有從長者的角度出發，針對他們的需要；政府現行安老政策亦未能提供全面支援。主席，"不講由自可，講起把鬼火"，我先談醫療服務。"老友記"最在乎和最需要的是醫療服務。我經常接觸的"老友記"向我投訴，他們輪候普通科門診以至專科門診新症的時間均非常長。

因此，我一直要求政府加強這方面的服務，局長不要諸多藉口，例如推諉醫生不足，或醫療政策與其管轄的政策局無關。這群"老友記"每天碰到的困難，便是政府應關注的問題。政務司司長昨天大聲地說："民生無小事"，希望他能切實執行。

此外，衞生署轄下的18間長者健康中心提供包括健康評估、輔導和治療等服務，但我告訴徐英偉副局長，原來輪候成為新會員的時間由11個月至39個月不等。會員人數也十分有限，在2017年，18間中心的會員總人數只佔全港長者人數的3.6%；換言之，不足4%的長者可享用基本的健康服務。

香港沒有法定退休年齡，但不少機構均以60歲作為退休年齡。"老友記"有機會退休，安享晚年，固然非常好，但假如他們真的想再次投身職場，整個就業市場現時對他們的支援等於零。局長經常說甚麼中高齡就業計劃可以協助他們，但我告訴他，中高齡就業計劃參加者中的66歲以上長者只有336人，佔總數13%。政府是否願意為這項計劃拆牆鬆綁，加以完善？

我一直推動和倡議，政府應將長者福利的受惠年齡門檻由現時的65歲下調至60歲。60歲至64歲這群長者難道沒有貢獻嗎？

最後，希望政府能進一步推動長者友善社區。"老友記"經常說，很多社區設施不適合他們使用，例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圖書館內沒有長者專用設施；健身設施十分殘舊，不適合他們使用；房屋署的商場也沒有提供方便"老友記"歇息的椅子。政府可否積極推動長者友善社區？

如果政府完全不考慮，對長者很不公道。所以，我在此再次呼籲特區政府，施政要真的以人為本，貼近市民的生活需要。此外，希望羅局長能真心看看長者現時面對的各種困難，對症下藥。
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全方位支援60歲至64歲長者。由於今天的發言時間有限，我想集中討論近期因政府提出調高長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年齡門檻而引起爭議的長者就業問題。對於長者就業，我認為核心的問題應該是讓他們有自由選擇就業與否的權利，政府要尊重他們的意願而非通過一些不合乎人性的政策強迫他們就業。作為一個有承擔的政府，應該為有意就業的長者提供支援，例如原議案中提及的立法禁止職場年齡歧視、為長者提供專門的就業計劃及再培訓課程、鼓勵僱主聘請長者等，同時積極檢討及改善現時中高齡就業計劃的成效，營造長者就業的友善環境，令他們可以順利投入勞動市場。至於沒有就業意願的長者，政府亦要尊重其選擇，並為他們提供足夠的退休保障，讓他們在大半生拼搏後，晚年可以生活無憂。然而，現時政府的施政全無人性，通過強硬專橫的手段，不理社會反對和長者意願，強迫60歲至64歲的長者就業，難怪引起社會公憤。主席，以一名60歲至64歲的長者來說，保守估計大約經歷了40多年的辛勞生涯，為香港社會繁榮作出貢獻。人到老年，我認為政府應該讓他們選擇自己想過的生活，尤其是一些身體不適的長者，他們在年老時希望能夠從前線退下，過安樂的生活。若然如此，政府應協助他們渡過晚年生活，但很可惜，現時的制度極不近人情，聲稱"IQ爆棚"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大放厥詞，竟然說當大家也可活到120歲時，60歲便只是中年。此話一出，社會一片譁然，政府涼薄至此，公然虧待長者，應該引以為耻！我認同原議案及部分修正案提出的一些內容，例如政府應該調整不同長者福利的申領年齡門檻，讓60歲至64歲的長者受惠，避免出現福利真空期，讓有意退休的長者能夠獲得足夠的社會保障，安享晚年。舉例而言，長者咭、長者牙科服務、長者醫療券、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等均應該將合資格申領年齡下調至60歲。同時，政府應立即撤回提高領取長者綜援年齡門檻的決定，讓60歲或以上的長者均可申領。

但政府偏偏不做，寧願傾盡萬多億元的儲備推行效益成疑的大規模填海方案，"倒錢落海"也不願意做一些更能改善民生的工作。其實眾所周知，昨天辯論時也提到"林鄭"上台以來一直聲稱以改善民生為己任，但可惜最終是"講一套、做一套"，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成效簡直是笑話！上月在福利事務委員會的公聽會上，以執紙皮維生的67歲黃婆婆哭訴找了10多份工也不獲聘請，到快餐店求職則連申請表格也拿不到，反映長者就業困難。但很可惜，面對黃婆婆的求助，局長說了些甚麼呢？他冷漠無情地叫她向勞工處求助，令我們知道他"IQ爆棚"，但原來"EQ零分"，為甚麼？

主席，雖然黃婆婆的年齡已高於65歲，但年齡比她稍低的60歲至64歲長者，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尤其是一些學歷較低及缺乏專門技能的長者，求職十分困難，而要找到一份提供合理工資及工時的工作則難上加難，有人甚至說是天方夜譚。很可惜，在局長眼中，他們仍然是中年，還有很多時間和機會。主席，對於今天討論的議案中提出"全方位支援60歲至64歲長者"，我大致上表示贊同。但我必須堅持一點，就是我們在討論如何促進長者就業時不能被政府的說法牽着鼻子走，而是要根據長者的意願提供合適的就業支援和足夠的福利保障，讓他們可以選擇自己的人生和生活。

但事實上，提出這項議案是頗諷刺的，這直接反映香港政府，無論是勞工及福利局或相關的社會福利部門的福利哲學或思想的落後。這項討論本身其實是頗奇怪的，關於對長者的照顧或支援，基本上是所有現代國家一致的共識，這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口老化或人口增長，大家必然會面對的一個具體數字或情況。然而，這項討論說的並非純粹是照顧長者的問題，我認為大家討論今天的議案時，應該集中討論60歲至64歲這個特定的群體對香港社會有何特別之處。

在香港的大專學界或社會來說，撇除其他問題，活齡學院本身的意義頗為重大，其意義在於它是第一個在正式的學校制度中重視本港60歲至64歲人口的學院，讓他們可以選擇第二人生。

每個人的人生，尤其在華人社會，基本上在20歲至25歲或30歲時已命定了人生會朝甚麼方向發展。

所以，我們的第一人生，是在二三十歲時便已經命定了往後的三四十年，正如為何有些泛民議員慢慢發展下去時會很奇怪地從商或到內地做生意呢？這是因為他在政治上已走到盡頭。其他人也差不多，大部分香港人在入讀大專的年齡已經命定了你是甚麼階級、甚麼生活水平、甚麼生活質素的人。然而，香港有一種明顯的情況，也就是隨着社會相對穩定發展，大家覺得55歲、60歲、64歲的人還很年青，因為與上一代人比較，現在的人身體較健康了、生理條件也較好了，工種亦轉變了，不再以勞動密集為主。

第二，現今的長者與上一代的不同，他們的學歷都相對較高。他們在被迫退休的時候，對社會來說是一種資源，但制度上的落後令這群人沒有工作，於是他們便報讀甚麼社區大學，但那些大學無法令他們重返既有的市場，因為市場不能夠接受這群人，於是他們唯有過着一些休閒的生活，學習打鼓、唱歌、演戲，生活是開心了，但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根本無法幫助經濟發展。第三，現時面對的情況是，當經濟開始逆轉的時候，低下階層的人最容易被淘汰，即最容易被"炒魷"。然後，政府推行中高齡就業計劃，向僱主支付4,000元，申請人則有3,000元，可以申請3至6個月，這對於具備不錯資歷的中高層人員來說，他們會覺得是一種侮辱，而且僱主得到的4,000元又有甚麼幫助呢？

主席，香港現時不設法定退休年齡，亦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因此，不少僱員也十分擔心將來的退休生活。曾有機構的調查指出，香港人退休平均需要632萬元，這個金額對大部分"打工仔"而言也是天文數字，難怪調查發現只有少於兩成的受訪者認為自己能夠在60歲退休，而逾半的受訪者預計年過65歲仍然要繼續工作，未能退休。這正正反映香港現時的勞動力情況，長者僱員有上升的趨勢。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的文件顯示，勞動人口中的長者人數在過去10年顯著飆升198%，至2017年的126,500人，而其勞動人口參與率亦在同期由5.2%倍增至11%。這是香港人口老化和欠缺退休保障的必然結果，我相信未來勞動人口的長者比例和勞動參與率仍會繼續上升。問題是：我們的社會有為這個轉變作好準備嗎？

更遺憾的是，政府在今年2月提高長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申請年齡，從原來的60歲改為65歲，我認為這是對長者勞動人口的極大諷刺。主席，在長者尋找工作方面，曾有報道指出，他們到勞工處尋找工作並不十分順利，其中一個原因是需要利用電腦作配對，亦因工作種類有限。長者使用電腦配對需要職員協助，報道指出在2018年有11,941名50歲以上的人士登記使用勞工處的就業服務，獲聘的有2,044宗，成功率是17%；其中，60歲或以上而獲聘的只有444人。此外，政府一直強調有中高齡就業計劃，但審計署在剛於4月發表的報告指出，合資格並就計劃提交初步申請的就業個案數目偏低，於2014年至2018年間，在2,660宗合資格的就業個案中，平均只有565宗申請計劃，佔整體就業個案的21.2%。可見60歲至64歲或以上的長者求職不容易，政府的政策配套並不足夠。當中，針對長者就業的中高齡就業計劃，政府應盡快檢討成效，尋求改進。代理主席，最後，正因香港缺乏全民退休保障，而貧富懸殊日益嚴重，不少基層市民面對收入有限，缺乏儲蓄，根本無從計劃退休安排。一方面，我們要求政府更好地協助長者面對晚年生活，例如為未能就業的長者提供生活照顧；另一方面，政府應為想繼續投入勞動市場的長者提供工作保障。我們更期望政府應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讓香港的長者得以安享晚年。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首先我要多謝郭偉强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有機會為60歲至64歲長者的福利發聲。首先，議案題目是"全方位支援60歲至64歲長者"，全方位支援不是派福利這麼簡單。剛才有同事說，因為香港沒有完善的退休保障計劃，令60歲已經離開工作崗位的長者——其實他們不是長者——這群退休人士面對一些生活問題，需要各方面的支援。但正如我剛才所說，這不單指福利政策，而是無論就業、醫療和生活等各方面，我們都應該向他們提供支援，我稍後會討論醫療方面。現在香港支援長者的醫療計劃全部劃了線，以65歲或以上為限，60歲至64歲的退休人士完全享用不到這些醫療計劃。

很多我在地區接觸到的60歲至64歲退休人士問我："我已經退休，政府說我60歲要退休，我被視為長者，但為何我不合資格享受長者福利呢？

根據香港現時的醫療政策，對長者的醫療關顧由65歲開始，但65歲的人士身體機能可能已經退化。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標準，80歲的長者應該有20隻健康的牙齒，不包括補過的牙和假牙。

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現時都提倡保健，避免市民身體需要治療時才使用公營醫療系統，我們想做好基層醫療推廣，所以，醫療福利不能劃線規定65歲以上人士才可享用，而應該提前至60歲。

你可否幫我問問政府，既然叫60歲至64歲人士繼續工作，那麼學校可否不要要求我們60歲退休？可否延後校工和校務處職員的退休年齡呢？但是，政府的政策不是這樣，有些職位限65歲退休，有些職位限60歲退休。

我昨天的發言很清楚，我的意向是投反對票，但因為在操作上按錯按鈕，所以出現了錯誤的投票結果，希望代理主席將我的聲明記錄在案。

第一，我們的科技和生產力不斷提升，例如自動化和人工智能，人們理論上無須再過於操勞。從社會發展的階段來看，人們甚至可以提早退休，輕鬆享受人生。但從另一角度來看，人們的壽命越來越長，亦越來越健康，有些人活到60歲仍很壯健，還有發揮餘熱的地方。如果叫他們不要工作，只享清福，他們可能會感到太清閒，甚至變成一種人力資源的浪費。

更不幸的是有些人連這些機會也沒有，要在市場上重新求職則難上加難，即使是公務員職系也不會聘請60歲以上的人士為新入職員工。

根據有關數字，如僱主聘用60歲以上的失業人士，可獲得4,000元的在職培訓津貼，為期6至12個月；如聘用40歲至60歲以下的失業人士，則可獲得3,000元的在職培訓津貼，為期3至6個月。

林鄭月娥說自己過了60歲，每天仍然工作10多小時；羅致光則說當大家的壽命有120歲時，60歲只是中年。政府懶理民意，即使立法會內不同黨派都表示強烈不滿，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亦通過了反對收緊申領長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年齡的議案，當局仍然視若無睹，堅持提高申領長者綜援的年齡門檻至65歲。事件令市民再次驚覺香港根本沒有完善的退休保障，香港既老且窮的長者聽到林鄭月娥和羅致光的說話，有何感想呢？政府對於綜援制度的大改動，事前沒有進行任何公眾諮詢便倉卒推行，是藐視基層人士。值得再強調的是，需要領取長者綜援的人士，本來就是社會上最需要幫助的一群人。大家不要把日益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如何鼓勵仍然有相當競爭力的退休人士重返職場等議題，與長者綜援的受助人混為一談。沒有錢而又被迫提早退休的香港人，只能依靠綜援這個安全網。政府今年年初決定提高申請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令本來已經處於弱勢的低下階層，尤其是身體有障礙、體弱多病或學歷很低的人士首當其衝。事實上，大批從事勞動工作的基層長者，在過去數十年辛勤付出，身體因為長年的勞動——當年亦沒有職安健教育——已經五癆七傷。基層長者過去大多從事搬運、清潔或侍應等勞動工作，因而普遍約在60歲退休時身體已經有很多毛病。因此，不少基層勞工踏入50歲已經擔驚受怕，不知道自己能夠再工作多少年，若被辭退後再找另一份工作，會否被市場排斥？部分人甚至被迫提早退休，從事零散工，甚至拾荒或長期失業。要協助他們重新投入勞動市場，不僅關乎他們的個人意願，更取決於香港的勞動市場及經濟結構。現時香港的失業率低，勞動市場欠缺人手從事低技術工種，不少長者如果按政府政策重投勞動市場，其實最後大多數都是從事倒垃圾或清潔街道等較低技術的工作，而低技術的工種的體力勞動大，長者身體或難以負擔，甚至會令他們傷上加傷，變相增加醫療開支。為了"補鑊"——政府最擅長"補鑊"，"補鑊拾遺"——林鄭月娥政府推出就業支援補助金，向60歲至64歲申領綜援的健全人士提供1,060元現金津貼。補救措施表面上好像填補了受影響人士失去的長者綜援差額，但是，60歲至64歲的長者因此失去了十多二十項其他相關的津貼，包括房屋、家庭及醫療等可供申請的特別津貼。其次，雖然無論長者是否有工作也可以領取補助金，但亦需要嘗試尋找工作。

我認識不少長者，如果本身能力可以應付，甚至要資產入息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也猶豫不申請，因為他們覺得為了多拿少許津貼，要"掀起肚皮"提供所有資料，令自己的尊嚴受損。所以，為甚麼我們由第一天開始便說長者生活津貼最好免資產入息審查，便是這個原因。大家都知道，現時香港沒有劃一的法定退休年齡，不少公司仍然執行60歲退休，但即使長者身體好，老闆會繼續聘請嗎？

而且，政府削減福利自然令人聯想是否有財政困難。

因此，我對於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的第八點有點意見，內容是"與內地政府合作，研究在內地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能提供優閒退休生活的新社區，讓本港60歲至64歲的退休長者到內地享受優質退休生活。"看完我以為這是碧桂園的樓盤廣告，是"唱好"粵港澳大灣區的口號。政府從來都是推行"保底"政策，讓市民餓不死，而不是讓市民有優質的退休生活，曾幾何時以公帑保障市民有優質的退休生活呢？另外，對於梁志祥議員的修正案我也有意見。郭偉强議員的議案提出"立法禁止職場年齡歧視行為"，但梁志祥議員的修正案加上"研究"2字。研究即是不想做，他有本事便刪除，我不知道這是梁志祥議員的立場還是民建聯的立場，稍後陳克勤議員可以解釋一下。

政府不想做便會說研究、研究、再研究，研究、研究、再討論，討論、討論、再諮詢，諮詢後再研究......
代理主席，其實研究並不等於不會推行，陳志全議員也經常呼籲本會研究同性婚姻制度，那是否等於他不想推行呢？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郭偉强議員的議案。其實，大家也看到，65歲是一個比較神奇的數字，令人又愛又恨。

所以，如果我們希望長者能夠在退休後享有較好的生活，政府其實應該在這方面多做工夫。當然，現時我們的退休年齡是60歲，而對很多人來說，退休是人生的一項重要抉擇。

所以，郭偉强議員今天提出的原議案涉及兩種情況。首先，在65歲前退休的人士要面對4年福利真空期；而60歲以上的人士如要繼續工作，往往會面對職場年齡歧視，這令很多銀髮族進退維谷。當然，關於職場歧視，工聯會的議員剛才已提出了很多獨到見解，我不在此重複，我主要想談談60歲至64歲這段期間的福利真空期，該如何解決呢？其實，很簡單，代理主席，只需做3件事，便可以解決，就是用多些資源、減少一點徵費，以及多加一點愛心。第一，我們要為長者的自住物業提供免差餉優惠。在我所屬的地區，經常有一些已退休並年屆60歲的長者對我說："議員，我未到65歲，甚麼福利也沒有，現在我只靠自己微薄的退休金逐少逐少地使用，不過每季我也要繳交很多差餉和地租。

關於醫療服務，如果未滿65歲，很多福利如醫療券也不能享有。

現時在全港公立牙科診所中，只有11間提供急症服務，名額每星期只有800個，供700萬名香港市民使用，試問又怎會足夠呢？所以，如果政府能加強公立牙科服務，甚至把長者牙科保健服務的合資格年齡降至60歲就更好。當然，現時香港整體福利政策以65歲作為界線，但60歲的香港市民在內地乘車卻可享免費優惠，因為內地以60歲來劃線。我們經常說我們如何優越，那麼在福利政策上，是否也應該要較深圳優越呢？

從羅致光局長的角度，我可能仍然是年青人。

歌詞是這樣的："時間都去哪兒了/還沒好好感受年輕就老了/生兒養女一輩子/滿腦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時間都去哪兒了/還沒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鹽半輩子/轉眼就只剩下滿臉的皺紋了"。

如果我們說人有閒暇才算有人生，其實初老才是人生的開始。

香港工會聯合會過去兩年與林太會面提出對施政報告的訴求時，也特別提到我們十分希望長者乘車優惠能擴大至60歲的長者。雖然政府未必有能力向60歲至64歲的初老、剛開始享受人生的人提供很多生活資助。

第二，我想補充剛才工聯會同事沒有提到的一點，便是關於在大灣區養老的考慮。

隨着醫學和科技進步，"人生七十古來稀"這說法今天不但難以成立，而且在"長命百二歲"的概念下，60歲不過是中年。但現實中的勞動市場似乎未能追上這種觀念的發展，很多時仍然以60歲作為退休年齡，令不少年屆60歲至64歲因未能取得強制性公積金供款而要繼續謀生的"老友記"隨時遭受年齡歧視，而在工作待遇上亦隨時出現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因此，我很多謝郭偉强議員今天帶出這個議題，讓我們可以進行辯論。我認為政府有必要研究立法禁止年齡歧視，以免一群未達退休年齡但仍然精力充沛並可以繼續工作的"老友記"遭受歧視，亦避免出現就業困難和薪金受壓的情況。現時勞工處的中高齡就業計劃為60歲至64歲人士成功就業的個案每年只有250宗左右，明顯是杯水車薪，與實際需求脫節。我希望勞工處大力改革這方面的服務，讓這群有氣有力、有智慧的資深在職人士能繼續貢獻社會。然而，我更欣賞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因為她從積極的角度出發，提倡如何協助這群"老友記"善用他們的經驗人脈，開創人生的事業，令他們人生的下半場活得更精彩。我希望政府鼓勵青年人創業之餘，也不要忘記這群畢生貢獻社會的"老友記"，應成立專責小組研究發展銀髮產業、鼓勵這群精壯的"老友記"發展"第二事業"，以及增設"銀髮創業基金"協助他們創業。此外，隨着香港與珠三角一帶多項重要基建落成，大大拉近了我們與珠三角城市群的距離，讓我們可實際體驗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這正好為我們提供機會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群商討，為有意返回內地退休或養老的人士設立特定的優閒退休生活新社區，提供合適的安老、醫療和優閒設施，讓他們可以選擇在大灣區享有一個接近香港模式的生活環境，在勞碌大半生後過一個寫意的下半生。

如果我們繼續硬性將60歲劃為退休分界線，顯然與現實脫節。同時，香港受到人口老化影響，年青的勞動力減少，社會亦開始將退休年齡延遲至65歲，以減低勞動力下降的情況。資料顯示，目前60歲至65歲的男性中有六成人仍然在職，這種情況亦是國際大趨勢，而政府亦將大部分長者福利的申請年齡定為65歲或以上。其實外國也有研究顯示，健康人士延遲退休有助減低死亡風險，所以延遲退休不單有經濟因素，亦可能對身心有好處，所以我們不應該從負面的角度看待這件事。不過，新趨勢亦衍生出社會問題。60歲至64歲的市民中有很多人可以繼續工作，但難免有部分人因健康問題而無法繼續工作，又或可能因種種原因而未能找到工作，而他們又未屆申請長者福利的年齡，結果便出現問題。我相信延遲退休年齡是國際大趨勢，香港亦在所難免，但政府同時要認真研究如何協助這些弱勢市民。目前，勞工處不時為年長人士舉辦大型專題招聘會，據說反應不俗。此外，勞工處去年亦推出優化的中高齡就業計劃，如僱主聘用60歲或以上的失業者，可以申請每名每月高達4,000元的在職培訓津貼，為期6至12個月。這個辦法雖好，但仍有年期限制，政府應該考慮為企業提供稅務誘因，讓聘請60歲或以上人士的企業可以得到稅務寬免，從而吸引企業長期聘用一定比率的年長員工，相信效果會更好。此外，社會亦有一些人選擇創業，特別是有一技之長的人士，例如廚師開小食店、糕點師傅開麵包店等，但香港的租金高昂，創業成功率不高。近期便聽到不少人選擇到大灣區創業，例如在民居附近開設港式雲吞麵店、蛋撻店、小食店，甚至茶餐廳，因為大灣區的消費能力高，生活模式亦與香港相近，最重要是租金便宜，創業成本比香港低得多，商店無須生意很好亦能生存，相信會有越來越多人到大灣區創業。我希望政府可以為這些創業人士提供協助，除了向內地政府爭取優惠條件外，還可以為有意創業的人士提供協助，例如提供創業所需資訊、相關法規及申請牌照方面的資料等。目前已有越來越多人喜歡到大灣區消遣娛樂，下一步將有更多人願意到該處工作或創業，因為大灣區的市場和機會均較香港大得多。最後，我想指出其實保險也能提供合適保障。市民如果年屆60歲便真的無法工作，例如因為健康較差，基層市民難免要依靠公共資源，政府需要想辦法協助。但有能力的中產人士則可及早為自己作好準備，即使60歲後沒有工作仍可利用保險解決問題。我過往一直主張政府利用保險模式協助解決人口老化的問題，例如提供經濟或稅務誘因以鼓勵中產人士購買與退休有關的保險，從而減低對公共資源的依賴，屬多贏方案，外國早已流行。近年，政府對這方面的建議很支持，反應亦很正面，先後推出自願醫保計劃、延期年金計劃及強制性公積金可扣稅自願供款的計劃，當中的延期年金計劃可供自製"長糧"，市民可及早為退休作準備，有需要時可在60歲或更早時間領取每月收益。

對於這個決定，本會不少同事早前均表示反對，亦通過了無法律效力的議案，要求政府擱置修訂。隨後，政府宣布增設就業支援補助金，並暫緩因申領人不參加中高齡就業計劃而扣減200元的安排。政府重申要鼓勵長者就業，但相關政策支援明顯不足。誠然，二戰後的嬰兒潮一代逐漸退休，香港與世界不少經濟體同樣面對勞動力減少的問題。在醫療及生活質素不斷改善的情況下，不少長者過了退休年齡仍然繼續工作，一部分是屬於可以工作的，一部分是需要工作，又或者兩者都是。他們要面對的問題，亦稍有不同。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在1997年，60歲至64歲的勞動人口只有82,000人，到了2012年增加了1倍，而到2017年，達到236,000人，勞動人口參與率達45.5%。故此，60歲至64歲的長者，如果身體狀況仍然良好，並且有工作能力和意願，他們確實可以為社會補充一定的勞動力，但前提是政府必須消除一些阻礙他們就業的障礙。今天的議題讓我想起一齣電影"見習冇限耆"，是有關一位年屆70的長者在時裝公司做實習生的故事，道出了富有經驗的長者對社會的貢獻尤其珍貴。在現實中，一般重返職場的長者員工要得到戲中主角受上司及同事愛戴的待遇，相信有一定難度。平等機會委員會在2016年發表《職場年齡歧視的探索性研究》報告，報告顯示超過三分之一受訪在職人士認為，香港職場年齡歧視的問題是"嚴重"及"非常嚴重"。大部分受訪者相信年長職員更容易遭受年齡歧視，尤其是50歲以上的人。他們因年齡而被剝奪晉升機會、收取較低工資、在縮減人手時容易受僱主針對。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又談甚麼支援長者就業？當然，有時候僱主並非刻意歧視長者，但長者員工的醫療保險費較一般員工高1倍，而在勞工保險方面，據早前有中小企商會指出，亦較一般員工高一至兩成。平機會更指出，甚至有保費高3倍的情況。又例如，聘請長者員工，其強積金戶口不足以對沖員工退休時的長期服務金，但僱主又不想填補差額，這些額外成本對中小企的影響很大，變相令僱主增加壓力，不願意聘請長者。故此，政府亦應考慮提供誘因，令企業更樂於招聘長者。現時中高齡就業計劃向僱用60歲及以上僱員的僱主提供6至12個月、每月4,000港元的資助，是本港僅有促進年長人士就業的措施。政府可以多考慮參考日本及新加坡政府的經驗，盡早就打擊職場年齡歧視進行立法，保障願意繼續工作或重返職場的長者享有平等的工作機會，並研究可行措施，以資助僱主繼續聘請長者員工或聘請新的年長僱員；在保費問題上，政府亦應檢討現行僱員補償聯保計劃的成效，研究支援非高風險行業的僱主。關於回復長者綜援申領門檻至60歲的問題，政府當初的做法固然令人不能接受，而後來增設相當於長者綜援差額的1,060元就業支援補助金，以及暫緩扣減資助，也只是回應了本會的部分意見。如果提升門檻的原意是想鼓勵長者就業，而非節省開支，我認為政府更應該做的事，就是積極改善長者就業的配套，提供更多誘因，令長者選擇自力更生。至於原議案建議將長者的醫療券、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及"2元乘車優惠"的年齡門檻降低至60歲，原則上我是支持的。如果社會有足夠能力承擔，增加福利固然無可厚非，對曾經為社會作出很大貢獻的長者給予一定的支援，亦是應有之義。但是，必須考慮我們的承擔能力。據政府統計處預測，在2019年60歲以上人口有190萬人，當中60歲至64歲人口佔57萬，放寬受惠資格將涉及大量公共開支。考慮到人均壽命及長者人口將持續增加，有關建議將會大幅增加政府的財政承擔額。是否應該及早推行或如何推行，我認為也須審慎思考，準確地評估。不過，一些涉及較少開支的計劃，例如長者咭、長者牙科服務、長者健康中心、疫苗接種計劃等，在不致於大幅增加公共開支的前提下，政府值得考慮盡快研究放寬受惠資格，盡量加強對60歲至64歲長者的福利支援。代理主席，香港是目前全球其中一個人口平均壽命最長的地區，如果長者身體狀況良好、有工作能力，而且願意工作，除了立法禁止職場年齡歧視外，政府亦有責任營造一個長者友善的工作環境，並完善政策配套，包括津貼、培訓及行業配對等，以發展香港的銀髮就業市場。同時，政府亦應該密切留意處於公共福利金計劃以外的中老年人士，在適當的情況下，盡量給予他們支援。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這些修訂主要是在我的議案上再作補充，豐富了議案的內容和擴闊了涵蓋範圍。

此外，李議員亦建議降低申請成為長者健康中心會員的年齡、讓60歲至64歲長者免費接種疫苗，以及加強牙科和聽力服務，這些都是涉及基層醫療的建議，增加對長者的照顧，工聯會會支持。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提及成立專責小組研究發展銀髮產業，這也是工聯會過去主力推動的政策。正如我所說，政府不能在沒有支援和措施的情況下，便說要建立銀髮市場。所以，對於有關建議，我們認為政府必須加大力度去做。

雖然張超雄議員的發言內容主要關於調高長者綜援的申請年齡問題，沒有具體談及他的修正案內的建議，但是，我查看其修正案的文字本內容，其實他只是對我的議案稍作修改。我提出要立法禁止職場年齡歧視行為，而他則在後面多加一句尤其是職場年齡歧視，所以我亦不反對這項建議，因為我把範圍寫得闊一點，而他只是在我的建議範圍內稍為再集中一點，大家的想法其實是一致的。至於檢討中高齡就業計劃的成效，以及以社會保險形式設立全面退休保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一直提倡並希望政府盡快做的事。最後，梁志祥議員在修正案中建議政府研究立法禁止職場年齡歧視行為，並透過各種措施，宣傳就業平等的信息。我相信政府不是沒有做，只不過是""做。其實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報告早已經要求政府研究立法，但政府至今仍然拖拖拉拉，置若罔聞。不過，我也明白政府在立法前要進行研究，諮詢也是必經的階段。而梁議員的其他修訂，例如將在職長者薪俸稅減半，豁免長者就自住物業繳付差餉和地租等，都是好的建議。

大家都很關心如何在就業、福利、醫療等方面支援60歲至64歲人士。事實上，議案以"全方位"3個字為題，反映議題涉及多個政策範疇。現在，請容許我代表政府作一併回應。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時指出，60歲至64歲勞動人口參與率在過去10年間顯著增加。政府亦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促進他們就業。僱員再培訓局為50歲或以上人士專設課程及支援服務，以提升他們與就業相關的技能。

有議員要求政府立法禁止職場年齡歧視。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指出，勞工處在《消除就業方面的年齡歧視》僱傭實務指引已就消除招聘和在工作場所中的年齡歧視提供一套完善的處事方法。我們會繼續推廣平等就業機會的信息，促進和保障平等就業機會。至於退休人士再度就業的強制性公積金安排，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供的資料，60至64歲的再就業年長人士同樣受到強積金的保障。如以僱員身份再就業，其僱主必須安排該僱員參加強積金計劃並作出強制性供款。如以自僱身份再就業，該人士則必須自行參加強積金計劃並作出強制性供款。有議員亦關心退休保障的事宜。在理念上，政府認為有限的資源應集中照顧有經濟需要的長者，而且視乎長者的年齡及身體、家庭和經濟狀況等，他們在社會保障、醫療、社區照顧，甚至理財方面亦會有不同的需要。政府認為應在維持現行多根支柱的退休保障制度的基礎上，強化每根支柱，包括強積金支柱，令到它們能互相配合，互相補足。就此，政府會繼續留意強積金的推行情況，鼓勵市民增加其退休儲蓄。

我現在請李國麟議員動議修正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國麟議員的修正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

贊成的請舉手。

在此只解釋一點，我的修正案的第八項說的是"研究"，務求為長者提供多一個選擇。我在發言時也清楚說明，希望政府一併研究在香港覓地，建設較優質的退休生活區。我只是建議多提供一個選擇、機會，讓不同消費者及不同年齡的長者按個人負擔能力，選擇適合自己的退休生活方式。